主席、各位議員，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用好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諧共融"。改善民生與和諧共融是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過去5年，特區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無論是房屋、環保、扶貧、安老、助弱，我們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改善民生必須要有財政能力，而財政能力不是必然的。政府每年都在改善民生方面有額外開支。我們每年能夠承擔這些額外開支以進一步改善民生，是建基於我們經濟能夠有進一步發展，使政府有額外的財政能力不斷改善民生。因此，施政報告的主題除了"改善民生和諧共融"之外，在前面亦增加了一句，就是"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前面，我們再增加一句，就是"用好機遇"。香港經濟發展過去數年是平穩的，我們經濟有溫和增長，失業率非常低。我昨天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外圍的經驗清楚告訴我們，失業率低和經濟有比較溫和的增長，並不是必然的，因此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要珍惜眼前經濟發展的成果。要經濟繼續發展，我們必須用好機遇，尤其是新的機遇。香港當前新機遇不少，包括在我們國家範圍內的"十三五"規劃。"十三五"規劃給予我們一些新機遇，有《港澳專章》臚列不少給予香港的特殊政策及優惠政策；在海外，我們有"一帶一路"帶來的新機遇；在本港範圍內，我們有幾個產業很值得重視和支持，以作進一步發展。在施政報告內，我特別提出本港的金融業和創新及科技產業。創新及科技本身是一個產業，它可以為我們帶來新的產業，有新的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新的發展機會。創新及科技亦是促進本港其他產業更有效發展的一個手段。

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質詢。有意提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然後輪候發問。議員提出質詢時請站立。在行政長官答覆了議員的質詢後，有關議員可隨即就其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補充質詢。

特首，4年匆匆過去。

香港目前面對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人從何來。

即使政府滿腹鴻圖大計，都需要工人來推行，否則所有計劃都只會淪為空談。特首，不知從何時開始，一提到輸入外勞，便好像觸及政治禁忌；這個議題就如洪水猛獸般，說都不能說。

主席，林健鋒議員點出了我過去在社會上公開提出的一點，就是制約香港社會發展及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要因素，一個是土地不足，另一個是勞動力不足。林健鋒議員提問時，首先提到郊野公園的問題，我在此稍作回應。香港土地規劃的一個特點，就是把大片土地面積、大比例的土地面積劃作郊野公園用途，而我們只有7%總土地面積用作住宅用途。如果我們只看這個比例，基本上每1呎住宅用地就有6呎郊野公園。

勞動力不足，確實是制約香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因素。剛才林健鋒議員提到，由於社會不斷發展，某些行業難以招聘新人入行，例如建造業工人和護理員等。除此之外，本港人口由明年開始正式進入老化期，勞動力會持續下降。因此，對香港這個城市來說，如我們未能從城市以外的地方吸引新的勞動力，確實對我們日後的發展構成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事實上，香港亦不是沒有大量輸入外勞，海外女傭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就目前的勞資關係而言，勞方和資方各有所求，勞方希望能夠改善勞工各方面的待遇，無論是制度上，或是政策措施上；資方則希望能夠輸入外勞。雖然各有所求，但各無所得，因為大家都不肯讓步。因此，在昨天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我提出一些希望能夠改善勞資和諧、改善勞資關係的舉措，希望大家都能夠稍作讓步，不單做到勞方有所得，而是勞資雙方都各有所得。既然各有所求，我們應該可以做到各有所得。這樣的話，我們整個社會便可以向前發展。接下來的五六個月時間，我可以向林健鋒議員、立法會其他議員和社會大眾保證，政府絕對不會怠慢，尤其是在制約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包括勞工短缺的問題上，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做好我們的工作。
特首，你會否在6月底前，推出新的輸入外勞政策，以協助有需要的行業，解決迫切的問題？
勞資關係問題上，我在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一個很大的舉措，亦是勞方長期以來的訴求，就是強積金對沖的問題。我希望在討論這個問題的同時，能夠處理勞資關係當中的其他問題。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要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這個方向，工聯會是歡迎的，這是一個進步及止血的方向。但是，對於你事前沒有就把計算方程式由三分之二轉為二分之一而諮詢勞工界，我們勞工界是有意見的，並表示遺憾。你在施政報告第199段提到，你會在未來3個月與商界、勞工界、強積金受託人和相關委員會進行討論，期望在6月底前敲定政府方案。但是，新一屆政府將於7月1日上任，我想問行政長官，你如何確保最後方案可以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落實，並提交立法會？你可否承諾在6月30日前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
主席，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去做。事實上，昨天宣讀施政報告，公開我們的構思後，政府內部已密鑼緊鼓籌備下一階段的工作。

當然，我們不知道下屆行政長官是誰，也不知道下屆政府的組成為何，但大家應該有信心。當一件社會大事在社會上得到各持份者以至社會大眾的共識，有廣泛支持面，不論換多少屆政府，這件事都會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很希望在這問題上，社會能夠務實、和平、理性地討論。

就三分之二及二分之一的問題，我相信何啟明議員是知道的，但我仍要公開說明，在強積金對沖問題上，事實上我們與工聯會談得特別多，工聯會確實鍥而不捨將問題反覆向我、當時的張建宗局長及其他同事提出。我們非常重視工聯會的意見，所以在這過程中，很感謝工聯會給我們的動力、支持和有用的意見。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
行政長官，我不希望只是聽到"盡全力"，因為"打工仔"真的希望能取消此機制，令我們的數條退休支柱能提供健全保障。你在昨天的施政報告中提到，你競選政綱大部分的承諾已經實踐了，我們不希望你純粹是說了等於做了，希望你一定要確保在你的任期內，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
特區政府與我本人下定的決心，已寫進施政報告中。施政報告內的舉措是特區政府經深思熟慮才決定的，繼而化成文字，印載於施政報告內，接下來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完成。我希望何啟明議員及工聯會其他朋友能夠在社會上凝聚共識，尤其是勞工界的共識，在勞資對話中能將我現在提出的構思盡量完整完善，一起爭取資方的支持。我剛才在回答林健鋒議員的提問時，也提出了這樣的想法。其實，勞資雙方在社會上各有所求，只要我們的經濟有更好的發展，相信不論是特區政府，抑或是資方，均會有更大的能力，包括財政能力，照顧好勞工階層。所以，昨天我在施政報告結語中，特別提到數個珍惜，其中一個便是珍惜階層和諧。

行政長官，多謝你這份內容豐富的施政報告，從中可以看出你用心為香港人服務的心思，我對此表示贊同。然而，我想與行政長官分享其中4點。

儘管香港現時的法官編制約為187名，但實際數目卻長期低於這個標準，原因是有法官辭職或退休，以致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

現時案件的宗數一直不斷增加，而開審時間亦因而延長。

至於執法方面，我稍後會提出一項有關的質詢。佔中至今已有兩年，合共拘捕超過1000人，但只有200多人被起訴，少於300人，執法率異常偏低。至於佔中三子，他們的論述最清楚不過，甚至已出版書籍，更有心理準備要面對法律後果。但是，他們至今仍在法網之外。究竟我們執法的決心如何？第三，在環保方面，我對善用潔淨能源，特別是太陽能的建議表示讚賞，但特首對政府大廈及新建議......

我們非常重視司法人員的編制和人力問題，因此最近已通過改善司法人員的服務條件。除了人手外，場地亦是重要的因素。特區政府一直與司法機關就其所需的法院用地進行磋商，所有與司法機關有關的程序及通過批核等工作，我們都是第一時間盡快處理的。大家也知道，法治對香港十分重要，而剛才何君堯議員也指出，基本上用英文表達是"justice delayed"的後果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全力支持香港的司法機關。

新界現時有超過32000間丁屋的天台，在夏天長期受高溫熾熱的陽光照射，到了晚上9時仍然未能降溫。我很高興施政報告提出善用太陽能的建議，但這項措施是否適用於新界丁屋，以及能否同時解決僭建的問題？
我會思考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同時也要考慮成本效益及結構安全的問題，因為新界不少鄉村屋宇的天台未必能夠安裝較大型的裝置。關於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技術及政策方面考慮。

除這條支柱外，我們還有其他支柱，醫療開支便是另一條支柱；我們亦會改良強積金制度等。

我在這裏再提一下，過去5年，特區政府在類似的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了55%，是在5年間增加了55%，而且這些開支主要用於有需要的人身上。當然，我們可否做得更好？我們也很希望每個有需要的老人家可以生活得更好，無需受到生活壓力，但話說回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我們的財政資源就是這麼多，而本屆政府投放於社會福利方面的新錢確實已增加了很多。我很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將經濟發展好。經濟發展好，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增加，我們便可以為老人家和其他有需要的社群做得更多和更好。

我知道很多基層市民，雖然每個人的背景、家庭狀況、身體狀況和工作能力各有不同，但我們社會上確實有一部分市民要面對很大的生活壓力，我對這個問題有認識。如果對這個問題沒有認識，我們便不會在過去5年在社會福利上做這麼多工作。這些工作我們會繼續做下去。但是，重點是甚麼呢？重點是政府必須有更大的財政能力，才可以照顧方方面面。田北辰議員剛才舉了一宗個案，我相信還有很多其他個案，需要社會和政府的支持。我在此再重申，3,400元已經是增加了三分之一的"長者生活津貼"，而"長者生活津貼"是本屆政府的新舉措；除了"長者生活津貼"這根社會保障支柱外，我們還有其他途徑支援有需要的人士。

主席，田北辰議員剛才提及"劏房"，我也想問特首關於房屋的問題。房屋問題是特首施政的重中之中，他昨天發表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也提出在未來5年會有接近19萬個公私營房屋供應。不過，即使他多麼努力，市民現時仍然面對樓價高及租金貴的問題，輪候公屋的時間由以往的3年延長至4年半，"劏房"由66000戶增加至現時的88000戶，租金升幅較以前增加了接近五成。總結過去5年的施政經驗，行政長官能否向我們指出，增加房屋供應最大的阻力及困難在哪裏？他有甚麼錦囊妙計可以留給下屆政府，讓他們解決現時這個如此迫切的問題？
主席，多謝陳克勤議員。房屋問題確實是社會大眾最關心的問題。過去數年，我們通過所做的民意調查得知，無論香港社會發生甚麼其他事情，經常有七成受訪者認為房屋問題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而房屋問題亦是特區政府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過去數年，在房屋問題上，每年的施政報告用了大量篇幅，不單提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有解決問題的方向、方法及進度。今年亦不例外，我花了大量篇幅，開誠布公地提供很多數字、圖表等，向大家報告。我在此縮龍成寸，說三四句話，讓大家知道本屆政府現在的工作。在這一屆政府的任期內，以5個財政年度計算，政府賣出用來興建私人住宅樓宇的土地，較前5個財政年度——基本上是上屆政府的5年——增加了1倍。在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樓宇的供應量......就是地產商就手上的土地，無論是從政府買回來或是本來已經擁有的土地，提交了圖則，得到了批准，我們從那時候開始跟進，一直到地產商發出入伙紙，但單位仍未出售，因為已售出的單位已經被剔除。這就是我們經常按季度向大家公開的數字，按我們的說法，就是未來3至4年潛在的一手私人住宅樓宇供應量。這個數字比本屆政府上任時高出45%。所以，一個是1倍，一個是45%。就公營房屋來說，在這5年或由本財政年度開始計算的5年，興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量，比我們上任時高出三分之一。所以，不論是三分之一、45%或1倍，都是很大的增幅，這是政府上上下下同事努力的成果。興建房屋的周期長，大概3至4年時間，因為我們不是興建一兩層高的小屋。

上述時間還假設我們無須改變規劃，如果要把一塊土地由"非住宅用途"改變為"住宅用途"，又需要大概1年時間，可能更長。如果遇上司法覆核，我們過去5年遇上很多司法覆核，太多了，時間上就更是沒完沒了。

所以，我們過去5年做的工作力度大了，成果我們亦看到，但在市場上還未出現影響。

如果有7,000、8,000或超過1萬個單位的建屋計劃，我們最願意去做，但做這些工作的同時，制度上除了需要我剛才說的改劃圖則之外，我們還要進行交通評估、環境評估等。

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後，我們還要與財務委員會再商討。制度上是有這樣的規定，並不像其他地方政府那樣，行政機關及政府拍板後，兩三年內就有樓宇落成讓人們居住。在這個制度中，各司其職，我們是主催推動建屋，亦希望社會各方面能夠配合。

公屋入伙後附近沒有街市或未有街市，可能帶來不便，但這是小道理，住屋才是大道理。有70%的市民長期以來認為住屋是本港最主要的問題，所以，希望大家在這個制度內能夠各司其職之餘，亦能夠盡快通過建屋計劃，使本港的公屋或私人樓宇盡快落成，以滿足市民等待已久的住屋需求。
主席，特首剛才指出其中一種阻礙房屋供應的情況，可能就出現在本議會裏。不單是針對大埔的一項小型建屋計劃，即使是特首提出要研究開發大嶼山，要進行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研究，議會內很多非建制的議員都一再"拉布"。

主席，我想問今天的答問會是否有時間上的控制？如果有時間限制，請主席好好把握時間，因為很多同事也想發問，不應容許一名建制派同事的質詢時間長達10分鐘。

香港做事不珍惜時間，或者部分人做事不珍惜時間，這是香港社會發展最大的問題。我在施政報告結語部分提到，請大家珍惜香港的優勢等，我還加上"珍惜時間"。我們在議事廳內討論問題時，大家各有不同意見，但討論只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的目的是要作出決定，絕對不能夠用過程來妨礙我們的目的、妨礙我們達到目的。一項像大埔頌雅路的公屋發展計劃，我過去都有參與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及大會，如果每位委員開會時都這樣提問，我相信那項計劃至今都未能提交立法會，因為在房委會時已經"塞車"。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議而不決，關乎民生的公屋問題是這樣，其他經濟問題亦是這樣。我真的請立法會議員重視這個問題，可能久而久之，我們覺得不是甚麼一回事，轉眼又一個月、又兩個月、又半年、又一屆立法會，一直議而不決。"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常態化，習慣了。但是，對於那些正在輪候"上樓"、住在"劏房"或工廠大廈"劏房"的居民，請大家思之念之。花園街大火發生時我尚未做特首，當時我探訪過街尾一戶人家，是單親家庭，有一名讀初中的女兒，他們住在"劏房"的尾房。

香港在很多問題上，拖得太長時間，經濟發展也是這樣。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慢、增長率低，其中一個原因是甚麼？我們用兩倍時間做同一件事，因此，我們本來可以有3%的經濟增長，亦變成1.5%的經濟增長。一部分時間、不是全部時間，一部分拖延的時間用在甚麼地方？對不起，就是用在貴立法會。

如果他真的關心"劏房戶"，為何要取消"N無人士"的津貼？

主席，今天我很高興，連在商界出身、很富有的田北辰議員，也為長者的貧窮情況發聲，支持全民退休保障，但偏偏這裏有一個人，他以往在競選時說過會為長者服務，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但在昨天的記者會上，竟然說原來他在競選時，便已經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我想播一段很短的聲帶給大家聽，真的不知道他是個甚麼人？